我在會議開始前與議員溝通，表示特區政府沒有過渡政策這回事，而是說所有寮屋均暫准保留，用時間取代一切。

所以，據民間理解，這是過渡政策，不會有永不清拆的寮屋。因此，我希望各位議員能夠聽清楚我今天的發言，明白我的理解。我和梁志祥議員，甚至在新界區居住的議員，每年都收到5宗、10宗，甚至更多的求助個案。我明白，在一個政策之下，發展局當然說要不偏不倚、依法執法。但是，我促請局長藉此機會很清楚地闡釋，為何要把一個在地毯下的問題再提出來？確實有很多人在不清不楚的情況下被取消"紅字屋"。我首先談談普通寮屋居民有多少種牌照。第一，"牌照屋"，是1970年代准許村民興建的400平方呎農舍；其次是寮屋，分為"紅字屋"、"黃字屋"、"藍字屋"、"綠字屋"；另外是臨時建築物牌照，還有更多類型。所以，即使寮屋居民也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居所屬哪一種，甚至有兩種牌照重疊的情況。不過，時而勢易，在兩個牌照重疊的過程中，可以增多了我現時手上展示的"L字位"，但有些牌照則是，若家父離世，便無法取回，那麼特區政府在收到投訴或其他情況之下，便會要求居民拆除"L字位"。須知道數十年來有風有雨，總會有修葺，結構可能已經連成一體，居民要拆除的話，可能牽涉到龐大費用。所以，我首先對各位說，要分清楚，若因社會發展而要收地，例如在元朗南、洪水橋、錦田等，我當然希望政府能夠作出比較好的安置，但寮屋是應該清拆的。我要說的是，在沒有發展的情況之下，特區政府可否承認數十年來使用的物料可能真的改變了，盡量保留房屋，直至發展為止，以免居民在房屋清拆後被推到私人、公屋或其他市場，因而佔用了其他資源？

我今天希望帶出這部分的議題，讓特區政府研究可否整合多種不同類型牌照，理順混亂的政策，給我們清晰的方向、和平的環境，讓居民真的可以安然渡過。

第一，我草擬此項議案的時候，並沒有加上任何意見，表示我想解決寮屋的問題，我只讓助理就地區問題收集意見。當中有一句可能令特區政府覺得比較敏感，就是"港英政府甚至早期的特區政府執法寬鬆，甚至有官員默許某些不合理的做法，包括改變物料或擴建"。但是，當出現法律問題，追究相關責任時，政府便說會嚴正執法，把所有問題歸咎於住戶，要其自行承擔，即是清拆其房屋。因此，我帶出這個問題，請大家承認各有責任，希望弄清這件事。第二，我的議案有4點內容，以下3點相對比較mild，沒那麼大爭議性，但就第一部分，有人可能會對"盡量保留現存寮屋"存在爭議。故此，我剛才已解釋，我不是說要一概保留，而是告訴大家，在不發展的情況下，或沒有其他原因，可能純粹是物料改變、面積大了一點，甚至是霸佔官地等情況下，當局可以保留它們，因為它們原本已在該處。正如我剛才提到的一種牌照，即暫准牌照，便因為父親離世後我不能繼承，令該塊土地變成官地，我變成非法霸佔官地。所以，會有不同演繹，這問題難以在10分鐘內可以很清楚地演繹，但我希望議員明白，即使他們今天投棄權或反對票，也不是因為他們單純地理解這問題，而是因為這問題真的太複雜。然而，我想透過今天的辯論跟大家討論，我們將來可否有一個更好的討論空間呢？甚至特區政府可否將來在發展事務委員會或房屋事務委員會再提出來討論呢？有很多人真的很可憐，讓我舉兩個例子......現在已過了5分多鐘，但我要特別提出兩個例子。第一，寮屋政策有一個比較直的原則。

第二，有很多普通農戶或寮屋住民對法律的認知不清楚。

如果我父親離世，我要重新向政府申請改動該寮屋的話，老實說，我父母......莫說我父母，即某些人的父親，數十年只會死一次，他們怎會知道領取了死亡證後要向地政總署申報呢？

所以，有時不是說法律原本不對，而是有關措施、做法、流程、基建等，可否有更好的空間，令他們可以合理地保留現時居住的寮屋，直至政府要發展為止呢？大家記着，我又要加上一句"保留直至政府要發展為止"，希望大家能夠理解這一點。第三，關於議案4部分中的第三及第四部分——我不談第三部分，因為太複雜了——第四部分"靈活處理興建農用構築物的申請，包括設不反對通知期"，為何會提到"農用構築物"？因為在我認為的過渡政策下，我會用寮屋作耕寮，但既然當局不再批予寮屋牌照，我就會申請興建新的農用構築物，但申請興建農用構築物，便要前往地政總署、漁農自然護理署、消防處及房屋署，有很多"署"——正如陳克勤議員形容的"儲印花"一樣——都要自行申請，甚至需要漁護署協助，但部門的回覆往往需時三五七個月；沒有回覆的話......

"我也不明白，有時是否因為欺善怕惡呢？

當然，我再次——還有8秒——懇請大家，能否藉此機會重新審視你的投票決定，但你們即使投棄權或反對票，我也沒有怨言......

主席，我感謝何俊賢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讓我們有機會討論相關事宜。我會就目前的寮屋政策作簡單介紹。我和食物及衞生局徐德義副局長會聆聽議員的意見，在總結發言時再作適當的補充。或許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們看到的寮屋，是源於數十年前，香港在不同地區都搭建了一些違規的構築物。這些寮屋一般都涉及非法佔用政府土地或違反私人農地的地契條款而存在。為了妥善處理這些情況，政府於1982年為全港的寮屋進行登記，記錄了寮屋的位置、尺寸、建築物料及用途，作為日後寮屋管制的基礎。在這個1982年寮屋管制登記當中，已經登記的寮屋會獲配寮屋編號，只要構築物的位置、尺寸、建築物料及用途與1982年寮屋登記紀錄相同，它們便可獲得"暫准存在"，直至因為有發展計劃，或因為環境改善或安全理由而須予以清拆，或因自然流失，例如構築物無人佔用或不再存在，而被取締。正如政府過往多番強調，這個容許寮屋"暫准存在"的安排，並沒有改變寮屋本質上是一個非法或違契的性質。如寮屋佔用人需要修葺寮屋，其位置、尺寸、建築物料及用途，亦須繼續符合1982年寮屋登記的紀錄。地政總署若接獲投訴或發現已登記寮屋違規擴建、改變用途或改變物料，會派員調查，如證實有關寮屋與寮屋管制登記紀錄不符，地政總署會按機制採取執管行動。一般來說，署方會先向佔用人發警告信，給予時間讓佔用人糾正違規情況，若佔用人要求延長限期，署方會按個別情況及其提出的理據酌情考慮批准延期，以便佔用人完成糾正工程。若違規情況在限期後持續並屢勸不改，署方可按現行政策取消其寮屋登記編號及清拆相關的寮屋。考慮到公眾對違規寮屋的關注及對政府執管的期望，地政總署於2016年6月22日收緊執管安排。具體而言，若有證據證實寮屋是在2016年6月22日後作出擴建，地政總署會即時取消寮屋登記編號，以及清拆整間位於政府土地上的違規構築物，或對在私人土地上的新擴建寮屋採取執行契約條款行動，要求土地業權人清拆有關寮屋。此外，如寮屋的違規情況嚴重，例如原登記為臨時物料的寮屋被永久物料取代，署方亦會按政策即時取消寮屋登記編號及安排清拆或要求土地業權人清拆。目前，地政總署就有關寮屋規管的某些方面，例如修葺重建的安排，以及物料要求方面，都正進行一些優化的工作，這些我會稍後在總結發言時再詳細論述。議案內亦提及了農用構築物。在目前，政府有機制讓農戶可以申請農用構築物批准書，在私人農地上興建農用構築物，例如溫室、禽畜舍、孵化室、養魚池、儲物室等。為方便農戶，漁農自然護理署會接收及初步處理有關的申請，包括評估申請所涉及的構築物是否務農所必需，並且把有關個案及其評估轉介予地政總署。地政總署會按既定程序，處理有關農用構築物批准書的申請，包括諮詢相關部門在建築物安全、排污、環保等方面的意見，而在簽發批准書的時候，亦會按相關部門的意見訂明批准條款及條件。處理時間視乎個案的情況，如個案複雜，例如涉及土地業權或界線問題，所需時間會較長。就着總體政策，或許我再向何議員稍作講解。在這方面，政府多年來的政策是，當如果有發展或改善的契機出現的時候，我們會逐步減少和取締寮屋；而當這個契機未出現的時候，這些寮屋是會被"暫准存在"。事實上，在"暫准存在"這個安排下，政府只會在特定的情況下，才取消寮屋登記編號和清拆寮屋，這些情況包括因應發展計劃而須進行的收地和土地清理；剛才我提及的自然流失，即寮屋已沒有人使用或居住；一些環境改善或安全的理由，例如寮屋面對即時和明顯的山泥傾瀉危險，以及嚴重的違規情況。事實上，因為各種因素被取消寮屋登記編號的寮屋每年大約有1,000間，佔全港寮屋——總數大概是38萬間——是相當之小的份額。主席，我謹此發言。

主席，就何俊賢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雖然何議員今天有作解說，但議案措辭跟他剛才的解說有所差異。我認同局長剛才說所有寮屋基本上都是非法僭建的建築物，就目標來說，是應該拆卸的，安置受影響的人。不過，我作為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代表，我希望先談談關於香港農地規劃及運用的問題。近日社會再次熱烈討論應否發展部分郊野公園邊陲用地。郊野公園佔地超過440平方公里，佔全港陸地面積多達四成。另有約160平方公里綠化帶，佔地超過14%。相對而言，被規劃作農業用途的土地好像不算太多，約有45平方公里，佔全港土地面積約4%。但是，如果與佔地只得7%、容納香港750萬人居住的住宅用地比較，似乎又不成正比。況且，根據政府統計處的統計，這45平方公里農地，實際上有84%已經荒廢，當中可能亦有不少僭建的寮屋。這些土地未有善用，農田變成雜草場，甚或如剛才提到被人非法用作其他用途。我支持香港發展現代化、高增值的農畜產業。事實上，不少本地農產品，例如有機菜、水耕菜等，都有市場，而且價錢並不便宜。但是，由於缺乏政策支持，以及土地規劃和運用上出現錯配，導致有人無地耕、有地無人耕，限制了高增值農業的發展空間。同時，有部分農地因種種原因，根本已不再適合耕作，若能轉做其他發展用途，無論是興建住宅、發展創科，以至興建學校、醫院、公園、長者療養院等，都可以發揮更大效益。因此，我促請政府全面檢視、理順香港現時的非發展用地，做到地盡其用，對於生態價值相對偏低的綠化帶及郊野公園邊陲用地，以及不再適合耕作的荒廢農地，轉作其他發展用途。有保育人士會擔心，此例一開，可能會有越來越多人向郊野公園打主意。何俊賢議員亦會質疑，會否越來越少土地供農業發展？

主席，我發言支持何俊賢議員提出"全面落實寮屋及農用構築物過渡政策"的議案，並特別希望在此談談當中的第二點，亦即"檢討修葺寮屋相關政策，放寬修葺寮屋物料的要求"。主席，相信在每次辯論中，大家都希望講清講楚、越辯越明，我會先提出對政府的要求。希望政府經過今天的辯論後，局長能檢討現時的寮屋政策、提出優化措施，以及有序、有規劃及有遠景地應對現時的寮屋實際情況。我認為除了有序進行清拆，例如特區政府早前所說的茶果嶺、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清拆行動，以配合發展之外，最重要是必須優化現有相關物料，因這問題現時令寮屋居民深感困擾。

我經常指出，政府如有困難實可提出，否則市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只會產生很強烈的錯覺，認為政府不近人情。在安全的情況下以人為本地處理好各項工作，才可達致雙贏。

局長在剛才的發言中指出，這是根據1982年進行的一項寮屋登記而訂定，當時可能旨在就大小、尺寸以至所用物料作出一系列的資料匯集，方便日後的執管同事跟進。

每當我們就這些個案接觸地政總署或執管人員時，他們往往緊依政策及指引辦事。政府人員沒有做錯，但關鍵問題在於如何能在政策上更加以人為本。

局長和我均曾前往寮屋區視察，知道寮屋環境極不理想，居民在生活上遇到很多困擾，包括洗澡時要使用公眾浴室。我認為在這情況下，要想一想能否在物料安排上配合居民的要求，並就賠償安置作出更妥貼的安排。我即將協助處理茶果嶺、竹園聯合村及牛池灣村的清拆問題，區內村民曾向我表達憂慮，既擔心經落實的發展時間表及路線圖的詳情，亦擔心在配合政府之餘，自身權益可能會受到影響。所以，局長，我期望在安置及賠償安排方面能更加與時並進。

就一些非法構築物，在顧及安全的大前提下應容許作出酌情處理。正如我剛才所說，有些物料現時已找不到，當局應研究如何在改善環境之餘，亦能配合現今的實際情況。

但願當局透過檢討，讓市民真正獲得幸福感。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何俊賢議員的議案。

對嗎？在缺乏房屋供應的情況下，便只好繼續容忍他們在這些政府土地上或非正式的構築物內居住。既然這是現實，我們唯有在現實中尋找出路。面對現實便是最佳解決方法。

我認為政府應負一定責任。雖然寮屋是臨時出現的產物，但依我之見，政府部門其實應在過去定期進行檢視或巡查，以杜絕各種濫用情況，例如寮屋"劏房"、貨櫃"劏房"，甚至持牌人並非寮屋原居民的子女。

我今天在《明報》刊登了一篇題為"以'政府主導市場運作'模式為鄉村發展拓出路"的文章，值得局長參考。我們在探討如何發展的同時，亦應更新並理順現行的政策，讓容忍性政策得以妥善執行。

主席，我發言支持何俊賢議員的議案。何俊賢議員在其項議案中指出香港寮屋政策現時存在的問題，雖然他所說的"過渡政策"跟政府說的"容忍政策"在字眼上有異，但意思相同。

須知道，現時甚至連新界地區的一些雞屋和豬屋也被人用作居所，更有不良業主將該等寮屋改作"劏房"出租。

當年是因為人口太多，市民需要解決本身的經濟問題才會住寮屋，他們當時沒有錢，便用木和鐵皮搭建寮屋。

因此，我希望特區政府能採取人性化的做法，為這些居民提供安居樂業的機會。我今天無法列舉太多論點，但希望局長多為寮屋居民着想，制訂良好政策。

我認為政府不能"一刀切"，將所有寮屋清除。因此，我十分支持何俊賢議員今天動議的議案，因為他的議案指出了一個現實問題，是大家必須面對的。政府在處理這個問題時，必須先將自住寮屋和作牟利用途寮屋分開處理。

從前一家大小非常融洽，現在卻分居不同地方，更有家人入住"劏房"。

主席，我發言支持何俊賢議員的議案。
多位議員剛才提及關於寮屋的政策。我特別聽到持不同意見的同事指出，香港現時土地不足，寮屋霸佔土地，同時產生很多規劃及環境衞生問題，甚至有人將寮屋用作"劏房"謀利。

第一點載有"以免居民流離失所及影響生活"的措辭，而第二點便一如剛才有議員提到，關乎修葺寮屋所用的物料要求。主席，我會從居住的角度審視寮屋的問題。我在新界區服務，經常接獲眾多類似的求助要求。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支持何俊賢議員的議案。
我感謝他今天提出寮屋這項重要的議題。剛才多位同事皆提及，而特別是據我自己跟梁志祥議員一直處理寮屋問題的觀察所得，問題的精髓或癥結坦白說是政府本身過分嚴謹。剛才多位同事皆提及，寮屋或"劏房"皆是逼於無奈形成的居住條件。俗語有云："有頭髮，無人想做瘌痢。"如果那些居民有辦法解決居住問題，我相信他們不會想居於寮屋。他們居於寮屋，必定有過去的歷史背景。

當政府表示要清拆他們的寮屋時，他們彷徨的程度實在是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從我親身處理的個案，以及我跟梁志祥議員一同處理的個案所見，寮屋居民都是老人家。

對於這項議題，我近數年有一定的了解，但我當然並不熟悉。

我發現該處的寮屋、"牌照屋"或構築物有數大問題。

第一，是寮屋區的人口、家庭及動物登記。

如果該處本身沒有人居住，他們根本便沒有這個機會。

新界東北的發展，明顯已有這樣的問題。可幸的是，政府在數年後採用相對彈性的方法處理，但仍然遺留兩方面的問題，是未來兩個新發展區至今也沒有處理的行政問題。第一，是寮屋區內的動物登記。

雖然局方現時有所謂的"補底"政策，將動物轉介動物中心，但如果在清拆寮屋時居民獲安排"上樓"，這便等於要求他們棄養。

對於這問題，我希望局方注意這類寮屋居民的各種特殊需要，而非將責任推諉予社會福利署或當區社工便作罷。最後，是清拆寮屋的過渡安排有一大問題。

因此，過渡政策是必須的。

主席，我發言支持何俊賢議員的議案。
我剛才聽到很多同事就着寮屋出現的問題發言，當然我們明白，議會內會有其他同事認為，現在社會應該要發展，寮屋是應該處理的，應該興建一些合乎效益的房屋。

這方面的論據，我們是明白的，特別是現時香港土地資源那麼珍貴的時候，政府要進行任何發展，或者要規管寮屋的發展，是絕對應該的。

如果寮屋的所在地，是政府打算發展的新發展區，而政府要進行發展規劃，這些地方會比較好，因為當局會進行人口凍結或甚麼等一套工作，雖然很多人也認為有關賠償方案......

不過，這是不太足夠的，如果我們要做，便要做得更加好、更加徹底，以解決居民遇到的問題。局長，做好補償安置安排，其實是有好處的，可以加快整個清拆計劃和整個發展計劃，現在每次都是因為有數戶或10多戶而無法完成安置，加上補償安排令人不滿或沒有信心。

對於這些個案，我希望局長可以比較人性化地處理。

正因為這些制度如此不人性化，令市民無法相信政府；基於市民不信任政府，政府在作出任何發展時，市民都會有很多猜疑，這亦會阻慢了發展進度。所以，我支持何俊賢議員的議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何俊賢議員促請政府盡快全面落實寮屋及農用構築物過渡政策。我只有5分鐘發言，時間無多，但我必須由我出生那時開始說起。因為我是在寮屋出生的，當時居於調景嶺一間無門牌的木屋，然後那裏因政府要收回而要清拆，我們便很匆忙地遷到一間在鑽石山的天台木屋。後來，因為那裏附近全部都是農地，所以政府又說要發展。接着，我們便遷到大磡村一間石屋，直至有一天——我記得大約在十一二歲時，我住在大磡村大磡道21號一間小石屋的2樓——有政府人員在我們的門外用筆畫了一個交叉，我們便很緊張，我父母很緊張，知道政府又要收回土地。但是，我們每天都提心吊膽，終於我父親唯有四出借錢，最後籌得小量資金，便買了一間細小的房屋。

今天何俊賢議員不是要求政府立即落實甚麼措施，只希望能夠加快審批農戶興建農用構築物的申請，無須他們等待兩三年，甚至無了期地等待。

我也希望局長能夠真的聆聽民意。

主席，我的發言是關於何俊賢議員提出標題為"全面落實寮屋及農用構築物過渡政策"的議案。這標題沒有太大問題，但議案中第一點，尤其是提出"盡量保留現存寮屋"這一點，我們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不能同意；至於第二、三及四點，我個人認為值得探究。

最近，政府代表來跟我們見面時指出，會提供一些政策紓緩"劏房戶"的困難。我當時感到很矛盾，我當然是要支持的，因為"劏房戶"的情況真的很艱難，但我也要提醒政府，這不能成為將"劏房"合理化的原因。我在市區出生，當時住在板間房。

所以我想奉勸市民，其實不一定要原區安置。之前，我家對面正正有很多寮屋，我曾看到颱風"山竹"對寮屋的影響。

我們有了解過，在安置方面，可能因為發生"山竹"事件，所以處理得好一點。

所以，希望政府肯大刀闊斧處理寮屋問題，就正如處理整體房屋政策時一樣，要有全面的規劃，而我認為最主要是安置及補償的問題。我助手撰寫的講稿提到很多點，但我的發言時間不足；其中有一點，就是地政總署處理寮屋管制及清拆安排不力，是太強硬、太不人性化。

內地在這一方面真的做得非常好，農戶及寮屋居民都讚許村政府做得很好，香港政府可以參考內地的做法。我希望政府可以撥出資源，人性化地處理這問題，而方向並非是保留這個機制。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感謝何俊賢議員提出這項議案。這實際上是由港英年代一直遺留至今，始終未能解決的深層次居住問題。正如剛才所說，寮屋的由來是基於過往的經濟問題及大陸政治問題和變化，而導致逃難南來的難民聚居於現已變得很美，但以前稱為調景嶺的將軍澳，以至摩星嶺、九華徑等種種地方。這是歷史遺留下來及引申而出的問題，至今尚未解決。

回頭說寮屋問題，目前的情況是仍有數萬戶寮屋居民，登記數字與現有數字相比之下未見有太大萎縮，實際上甚至可能有所增加。

寮屋政策自1982年至今從無作出改變，只曾在2017年4月3日進行少許修訂，但予人的感覺卻是沒有從人性化的角度解決居住問題。

我希望政府可從人道角度出發，考慮這項建議。

主席，我在此再次感謝何俊賢議員提出議案，以及多位議員在過程中提出寶貴意見。在政策方面，我在開場發言中指出，目前這是一個"暫准存在"的政策，我們並沒有一個政策是要在短期內大幅清拆香港不同地區的寮屋。在目前"暫准存在"的政策下，基本上，當該地方有發展、或需要做一些環境改善或涉及一些安全情況、或個別寮屋有嚴重違規的情況，就會需要清拆寮屋。如果看看數字，其實每一年被清拆的寮屋大約是1,000間，以全港目前大約38萬間寮屋來說，份額其實不高。議員亦有提及在進行發展清拆時，一些安置補償的考慮。

目前我們為新發展區等的一些發展作出安排時，其實安置是很優先的考慮。例如在古洞北/粉嶺北，我們會有香港房屋協會專用的安置屋邨；萬一時間配合得不夠好，專用安置屋邨尚未建成，香港房屋委員會亦會幫忙，讓市民可以入住區內一些已經建成或即將建成的屋邨。多位議員發言時都問及目前的政策安排有否優化的空間，特別是在修葺和重建上或在物料要求上。

在修葺和重建上，我們會怎樣做呢？現時，寮屋的佔用人如要維修和重建寮屋，首先要向地政總署申請。考慮到進行及時維修的需要，地政總署即將推出改善措施，容許佔用人在進行修葺和重建前，只須填妥通知書和連同所需的文件交回地政總署，便可按通知書內的規定及條件開展有關的工程，而無須事先向地政總署申請審批。至於寮屋修葺或重建時所用的物料要求，我們亦即將有所優化。目前，寮屋住戶進行修葺或重建，必須使用與1982年登記紀錄相同的物料，例如：如當年使用木材，則必須繼續使用木材；如以另一種臨時物料代替原登記的臨時物料，例如以鋁板代替木材，則須事先取得地政總署的同意。我們會放寬有關的規定，容許佔用人在修葺或重建已登記寮屋時，可根據其寮屋於1982年登記紀錄中所屬的物料類別，基本上就是"臨時物料"或"永久物料"，靈活地採用同類別的建築物料。舉例來說，如為寮屋登記時採用的物料是木材，未來除了木材外，寮屋佔用人亦可選用同類別的其他物料作替代。未來地政總署會以一個列表清楚說明每個類別的容許物料，往後寮屋住戶如果需要採用這些物料，只須簡單地向地政總署報備所採用的物料，無須事先向地政總署申請審批。這些安排未必可以充分滿足何俊賢議員的種種要求，但我們盼望這都是一個更人性化、更方便寮屋住戶的要求。我們目前計劃於下個月推出以上兩項關於修葺/重建及寮屋物料的改善安排，盼望議員繼續支持我們的工作。在農用構築物方面，我在這裏簡單談談地政總署的工作。剛才徐德義副局長說過，漁農自然護理署會做轉介而地政總署接獲轉介後，會在諮詢規劃署及環境保護署——主要是這兩個部門——的意見後，向農戶發出農用構築物批准書，一般需時4個月。何議員，我未能保證所有個案都能在4個月內完成，但我們會努力依照這個方針去做。如個別個案真的很複雜或需時長一點，地政總署都會努力維持在前述的目標時間內，完成一些簡單個案的審批。如果在這方面，就着個別個案有任何情況出現而議員是知道的，都歡迎與我們商討。主席，我謹此發言。我在此感謝何俊賢議員提出議案和各位議員提出寶貴意見。

梁美芬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梁志祥議員動議的"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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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請梁志祥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動議"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的議案，希望各位議員能予以支持，並且政府能改善有關措施。今天所說的照顧者，是指那些留在家中照顧缺乏自理能力家人的人士。

然而，當要照顧的是身體有缺陷的長者或智障子女時，那便絕對不是在三兩年間便可完成的任務，而是一輩子的事。今年4月，有團體公布一項有關兒童照顧者勞損情況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82.9%受訪者1星期7天也要照顧家人，平均每星期工作96小時，似乎沒完沒了。

事實上，我們間中也會聽聞有關照顧者懷疑因壓力"爆煲"導致的倫常慘劇，這其實正正說明照顧者已支持不住，卻苦無出路，情況令人十分憂慮。現時，政府支援照顧者的政策可說是"三無"："無錢"、"無恆常措施"、"無遠景"。

照顧者全天候留在家中照顧家人，其實減輕了政府的負擔，但政府給予他們的支援，竟然少之又少。即使現行的照顧者現金津貼，每月亦只得2,400元，但申領門檻高，而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項津貼竟非恆常措施，只被納入關愛基金項下，每3年續期1次。自2014年至今，一直以試驗模式運作，欠缺遠景規劃，可見政府並不十分重視這項措施。我的議案建議長遠設立完善的照顧者支援制度，由政府、專業服務機構及照顧者三方共同訂立照顧服務協議，為有需要的被照顧者提供專業服務。專業服務機構須按被照顧者的需要，與照顧者訂立全面照顧及支援協議，當中包括必須培訓照顧者、定期進行探訪和監察服務質素等的條款；照顧者則須按協議規定，向被照顧者提供專業照顧；而政府亦須按照服務機構的審核及評估，每月為照顧者提供合理津貼。

我們倡議設立照顧者支援制度，是希望透過劃一和深化服務制度，令支援機構及照顧者本身趨向專業化。長遠而言，當照顧者變得專業，便可在日後無須照顧家中被照顧者的日子，幫助一些獨居或無助人士，相信這將有助大大紓緩社會老齡化帶來照顧不足的壓力。一個完善的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按照政府的一貫程序，至少需時三兩年，方可成事。

政府其實未能針對服務需求採取適切措施，亦忽略了這群照顧者。

當然，如有充足資源的話，便應為他們開辦一些專業技巧訓練課程。據我了解，社署現與一家非政府機構合作，並已在社區設立10家"社區照顧者咖啡室"。雖然名為咖啡室，但其實每月只營業約一兩天，而每次營業時間亦只得兩三小時，大家可以想象成效如何。不過，即使服務時間有限，但總較沒有的好。我們期望以此為起點，將來可以把短期試驗計劃納入長期政策，並擴大服務內容和加長服務時間，方便照顧者隨時入內歇息。代理主席，我們真的要讓照顧者有時間歇息，暫時卸下照顧人的責任，好好料理自己的身體，調息一下，紓緩壓力。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志祥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我感謝梁志祥議員提出今次的議案，可以讓我們聽到各位議員的意見，以及讓我可代表政府向各位議員闡釋各項現有支援照顧者的措施。正如我在2020年11月23日就支援照顧者向福利事務委員會簡報，我們致力協助體弱長者及殘疾人士在社區生活，並提供各種服務支援他們的照顧者。這些服務包括向照顧者提供輔導服務、復康器材示範和借用服務、協助成立互助小組、提供照顧技巧訓練、資訊、現金津貼及為有需要並符合資格的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住宿或日間暫託服務等。在長者及護老者的津助服務方面，政府透過全港211間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92支家居照顧服務隊、90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以及約550個長者暫託服務名額，為長者及其護老者提供社區支援。另外，我們透過多個試驗計劃為長者及其護老者提供社區支援，例如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支援在公立醫院接受治療後離院的長者試驗計劃、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及支援身體機能有輕度缺損的長者試驗計劃。因應外傭在不少家庭中擔當着主要護老者的角色，政府亦推行了外傭護老培訓試驗計劃，加強培訓外傭照顧長者的技巧，以提高長者在社區的生活質素，支援長者"居家安老"。至於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的津助服務方面，政府透過19間家長/親屬資源中心、17間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中心、16間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5間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8支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隊及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隊、約240個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名額，以及約500個暫託服務名額，為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提供社區支援。現金津貼方面，由關愛基金撥款的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及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分別向合資格的護老者及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經濟支援。隨着人口老化及社會環境的改變，照顧者的數量及需要的支援服務預期會有所增加。有見及此，勞工及福利局展開一項照顧者支援研究，以全面探討香港長者和殘疾人士照顧者的需要。顧問團隊已向持份者包括照顧者、專業人士及服務提供者，了解照顧者的需要和對服務的期望，並會對支援照顧者提出可行建議，以持續地支援照顧者。研究工作預期於2021年內完成，局方將參考研究報告，審視及整合提供予照顧者的支援。代理主席，我會細心聆聽各位議員就支援照顧者的意見。待聽取大家的發言後，我會再作綜合回應。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梁志祥議員動議的"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議案。我相信大家知道、也仍然記得兩年前的一宗個案，當中一位81歲長者多年來照顧其76歲已中風的失明妻子。

其實，每次聽聞這類慘劇，便真的十分心痛，亦能感受到這些照顧者所承受的壓力。明顯地，政府對照顧者的支援極度不足。我在5月初接獲一宗個案，當中一位女士——我們稱她為A女士——是一名照顧者，在家除要照顧一名32歲嚴重智障女兒外，亦須同時照顧近年罹患大腸癌的丈夫。更不幸的是，近期亦證實其丈夫體內的癌細胞已擴散至肝臟。A女士心力交瘁、走投無路，於是便來找我，希望我能幫忙。

我亦希望當局能摒棄官僚主義，全面檢討如何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由梁志祥議員提出的"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議案。在此，我想用少許時間感謝天下間所有照顧者，感謝他們無私奉獻、犧牲工作機會和休息時間，全天候照顧身邊人。中國人有一句老話，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思是我們要照顧家中長者或有需要的人，但同時間也需要照顧社會上其他有需要的人，特別是長者。怎樣在現代社會體現這句說話呢？

我們知道政府推出了照顧者津貼，但這項津貼是否真的有很大幫助呢？政府在2014年透過關愛基金以試驗形式發放津貼。

社會福利署至今邀請了80,800多名長者及27,000多名殘疾人士申請照顧者津貼，但照顧者對計劃的反應不太踴躍，只有8%的人士受惠於相關津貼。截至2019年12月底，分別只有2,450名護老者及1,865名殘疾人士照顧者領取津貼。

其次，亦要符合統一評估機制的身體機能中度或嚴重缺損。

我覺得這方面真的有較大的改善空間，而這亦是受惠人數仍然偏低的原因。所以，希望局長能夠聆聽照顧者的聲音，不要再令照顧者在照顧過程裏受到很大壓力，覺得得不到政府經濟或心靈上的支持，以致出現類似當代"楢山節考式"的家庭慘案。除了這方面，我們亦希望政府在"樂齡科技"的應用方面能夠走前一點。關於樂齡科技，我們認為不論是透過互聯網技術、機械人技術、大數據分析、雲端科技或是機械化的家居設施，也可以幫助照顧者。特別是現時很多照顧者出現"以老護老"、"老殘護老"的情況，即一個長者照顧另一個長者，或一個長者照顧一個已步入中年的傷殘家人，其實真的很困難。如果能夠善用樂齡科技，可以大大幫助減輕照顧者的壓力，亦可提升被照顧者的生活質素和自理能力。但是，現時的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只供機構申請，我們要求放寬予個人及家庭申請，令更多有需要人士能夠得到支援，亦有利香港的樂齡科技研發及發展。越多人購買這類產品，就可以分攤成本，降低價格，亦有利於香港樂齡科技的研發及整個產業鏈。希望政府能夠加強這方面的應用、創新。

我發言支持梁志祥議員的"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議案。

因為照顧者的壓力"爆煲"，感覺看不到未來，已經支持不住，忍無可忍，但他們又不願意放下自己至愛的親人，因而發生這些悲劇，我們真的不想再發生。剛才我聽到羅致光局長提到政府為照顧者做了很多事，尤其是針對長者的照顧服務。但是，事實是遠遠不足的，因為我們的人口老化得很快，現時"以老護老"的家庭十分多，一個年老長者照顧另一個可能身體有殘障或其他問題的長者，事實真的很難亦無能為力。我今天發言主要想集中談一些殘障和智障人士的照顧者所面對的問題，這是剛才局長發言較少提到的一群照顧者。代理主席，有一群這些家長經常跟我交流和溝通，有家長對我說，他們的智障孩子在學校寄宿時，他們仍可以出來工作，尚可每逢星期六、日接孩子回家享受天倫之樂，壓力沒有那麼大。但是，當智障人士成年便要離開學校，離開宿舍，他們一般要等候很長時間，可能是十年八載，甚至超過10年才能銜接一些輔助就業服務或成人智障院舍。這些智障人士很多身體都有殘障，所以照顧者要突然全職、全天候地照顧他們。基於這些智障人士沒有自理能力，而照顧者本身又沒有接受專業培訓，而且適應力亦不強，因而感到心力交瘁，突然覺得世界好像塌下來一樣。有很多家長跟我會面時表示已經要接受藥物治療，因為已經患上抑鬱症，亦有幾個家長在言語之間對我說覺得生無可戀。每宗個案來到我面前我都非常心痛，可以幫到他們的事非常少，每宗個案我都很擔心，因為我不知道接下來會怎樣，我不想在翌日的新聞便看到他們。

所以，梁志祥議員今天提出"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議案，當中提出的9項建議都是經過我們深思熟慮，基於照顧者切身感受而提出的。我在這裏不會逐項複述，但我希望局長用心聆聽，參考我們的看法。照顧者其實面對的問題真的很大，一些照顧智障人士的父母年紀已很大，你可以想象七老八十的父母要照顧比他們還要高大的四五十歲智障、殘障人士，單單是扶抱他們去洗澡也做不到；如果他們自己也生病，便沒有人能幫忙緊急照顧智障、殘障子女。所以，我們提出增加緊急宿位及提供緊急服務，讓他們在最繃緊的時候可以有少許喘息的空間。此外，照顧者津貼計劃應該恆常化，並發放予全職的照顧者，讓他們可以放下工作，全職照顧家人，並有足夠的培訓及足夠的生活經濟輔助，這樣才可以解決問題。其他方面，當然還有宿位不足，這是長年的問題。

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港人的平均壽命是世界前列，出生率亦是全球最低之一，導致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越來越多患病和行動不便的長者需要其他人照顧。香港的安老住宿設施和服務在供應方面長期供不應求，加上很多長者若非必不得已，也不想居住老人院，希望可以居家安老，繼續和自己熟悉及信任的家人一起生活，由他們來照顧。然而，這些照顧者往往需要上班謀生，分身不暇，甚至是他們本身亦年紀不輕，同樣面對健康或其他問題。社會上有不少60歲、70歲的子女，要照顧80歲、90歲的父母，以至是70歲、80歲的父母，要照顧50歲、60歲的殘疾或智障子女的個案。正如很多議員已提到，近年發生多宗因照顧者不堪健康、財政和精神壓力，連同由他們照顧的長者或殘障家人，一起自尋短見的悲劇。政府有需要加強對這些照顧者的支援。

我早於2015年，已聯同多位來自建測規園界、資訊科技界、以及熟悉安老工作的專家，成立長者適切居所及相關配套研究工作小組，就促進私人房屋發展提供長者適切居所，提出多項具體建議。工作小組建議涵蓋更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檢討《城市規劃條例》與賣地條款、修訂《建築物條例》及相關的指引守則，以及透過提供額外樓面作誘因，鼓勵發展商興建更多適合居家安老及長幼共融的住宅單位，增加相關的長者配套設施。有了這些建築設計和設施，包括較闊的門口、較大的廁所、寬敞一些的走廊，對於長者照顧自己，或照顧他們的人士，也會帶來很多方便和益處。不過，由於上述的建議涉及多個部門、多個政策局，往往與其他跨政策範疇的建議一樣，難以期望有政府部門會主動跟進，令人嘆息。我希望在隨着香港社會恢復穩定，政治環境回復理性，特區施政重新聚焦社會民生的情況下，政府會重新研究、積極跟進我和工作小組提出的各項建議。最後，我想談談香港的人口政策。內地剛剛提出改行"三孩政策"，以應付不斷加劇的"少子化"和人口老化的問題。在一些出生率更低，出現人口負增長的國家，例如日本、南韓，以及其他歐陸國家，它們更會透過送錢、送車、送樓等方法鼓勵國民生育。香港向來沒有限制市民生育，但同時亦沒有甚麼政策，以積極鼓勵、便利市民生兒育女。香港在最近二三十年，都是依賴外來移民，尤其是內地的單程證人士，以補充香港的人口和勞動力，減慢人口老化速度。但是，隨着內地年輕人口比例下降，有關方法的效果很快便會失效。這種情況不單會影響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對於香港的安老服務、居家安老目標，亦會造成極大挑戰。我希望政府會積極檢視有關的情況，參考其他地區的做法，及早為香港制訂全面的人口政策和鼓勵生育的措施。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代理主席，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由嬰兒時期被父母照顧，到成人後開始要照顧身邊的老弱，到步入暮年需要人照顧，最後走完人生旅程。所以每個人都有機會被人照顧，亦有機會成為照顧者。傳統的中國人家庭如果條件許可，一般都願意照顧身邊的老弱。香港地少人多，生活迫人，許多家庭在面對需要有人照顧家中成員、而自己又無能力的情況下，都希望政府給予支援，但政府的支援卻十分有限。由於香港對老弱群體的配套不足，無形中加重對家中照顧者的壓力，經過日積月累，壓力"爆煲"時有所聞。近年，有發生照顧者殺害被照顧的家人繼而輕生的事件，聞者心酸，引起社會關注"以老護老"、"以殘護殘"的悲慘現象。代理主席，常見的被照顧者有：患認知障礙症人士、有特殊照顧需要的殘障人士、無法自理的長者等。目前輪候各項政府資助安老院舍的平均時間為24個月至26個月，而輪候殘疾人士院舍更長達超過10年。香港生育率低，邁進老齡化社會已是不爭的事實。根據政府統計處推算，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將由2016年的17%，增加至2036年的31%。照顧者群體會越來越大，對服務需求也會越來越殷切。由於相關支援服務相信不會短期內可以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我建議把現有資源用在最需要幫助的群體。所以，我同意梁志祥議員的建議，設立照顧者數據資料庫，恆常收集照顧者的相關資料和數據，這樣除了可以協助制訂政策及規劃外，也可將個案分析、分類，辨別緩急輕重，把珍貴的資源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減少資源錯配。其次，我亦同意在各區設立照顧者支援服務中心，為照顧者提供適切培訓及疏導情緒等服務。除了讓照顧者獲得適當的技能，減少照顧時的身體勞損外，更重要的是讓照顧者不再感到孤單，讓處境近似的人可以互相鼓勵，遇到情緒困擾時可獲得專業的輔導，避免悲劇發生。這是因為照顧者很多時會忽略了自身的需要，大多數都面對不同程度的壓力而不自知，加上普遍社交活動少，缺乏傾訴對象，容易鑽"牛角尖"，所以專業的情緒輔導非常重要。若能為照顧者提供短期的支援服務，可讓他們暫時放下照顧者的重擔，有喘息的空間，對身心都有好處。長遠而言，政府當然要做好規劃，投入更多資源應對社會的需要。政府需要興建更多安老院舍、殘疾人士院舍，以縮短輪候時間，減輕照顧者的壓力；還有要提升護理行業的專業水平及待遇，吸引更多人投身這個行業，看到事業的發展前景。我同時建議政府資助開發更多切合香港的居住及院舍環境的樂齡科技，讓家居及院舍的照顧者能更輕鬆地生活及減低受傷的機會。

代理主席，我今天支持梁志祥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我相信你也知道，社會上對照顧者的支援是有的，但如我經常強調，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大家都明白資源有限，但我相信對照顧者來說，必須要有感覺。我的實戰經驗告訴我，照顧者在3方面感到缺失：第一是"感覺不強"、第二是"受惠不足"、第三是"支援不夠"。

我經常形容照顧者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自己知"，他們承受的精神壓力很大。局長剛才回應時提到，其實政府也有很多方面的政策支援，但政策是否到位？有否檢討空間？代理主席，答案是有的。過去的經驗讓我知道，從配對、輪候服務，以至輔導，皆有充足的改善空間。以往有很多照顧者因抵受不住而發生慘劇，最明顯是葵涌邨有位媽媽原本是全職家庭主婦，但從院舍接兒子回家照顧後，最終因抵受不住而割脈自殺。其實對於這些慘劇，真是聞者傷心、聽者流淚。

我們應體諒照顧者真的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既沒有在院舍學習一些照顧技巧和累積實戰經驗，更不像社工那樣可以洞悉被照顧人士的需要。某程度上，在身心皆疲的情況下，他們有時真的會想不通。所以，我認同梁志祥議員的議案第三部分：在各區設立照顧者支援服務中心，為照顧者提供適切培訓及疏導情緒等服務。該等中心亦提供聚腳點，讓他們"圍爐取暖"，交流在不同方面遇到甚麼困難、有何出路、有甚麼解決方法。我相信同路人的支援更為重要，亦可體現大家感同身受，面對同一屋簷下的壓力。

局長，我只有很簡單的要求，我希望就這一點當局可以逐步全面地在各區提供更多常規化的支援。代理主席，第三，大家要知道，其實家屬很想、亦很願意照顧他們有殘疾的至親，只不過當中有很多人是新手，而且要掙錢養家，所以唯有依賴院舍服務。

當然，NGO要負責把關，進行評估和批核服務，確保政府資源用得其所，不會被人濫用。我相信，這個照顧者津貼制度若獲政府試行，真的可以幫到很多現正水深火熱的照顧者解決其實際需要。代理主席，在支援弱勢方面，我相信在席議員和我一致，但我希望政府真的要藉此辯論覺醒，讓不同的照顧服務都能到位，讓大家可以感受到這方面的幸福感。我常說，政策須防患於未然。代理主席，千萬不要待"爆煲"、有悲劇發生後，才為政策作修改，屆時已是遲之又遲。代理主席，我今天支持梁志祥議員的議案，亦希望各位同事和我一樣，支持這項議案。

代理主席，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在去年防疫抗疫基金設計之時，只有我提出家庭主婦和家庭照顧者理應納入防疫抗疫基金的補償和資助範圍，但結果沒有。到了今天，大家看到，原來家庭照顧者或有特殊需要人士的照顧者需要金錢，需要生活上的補貼。在一兩年的整個所謂防疫期間，他們脫離了自己的工作，回去照顧家人，出來後已被市場淘汰，怎麼辦呢？

老實說，我今次發言不會太悲觀，因為我不喜歡。剛才很多議員發言時，提及這半年間發生的多宗悲劇事件。如果是因為有悲劇事件才想起有政策制訂的需要，這是社會悲劇中的悲劇，證明了甚麼呢？

即是其實本質上，令我們需要正視人本服務、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們的接觸有所改變，這是現實，但機構未必反映得到，政府便更加困難了。

不知道；第三，照顧者和被照顧者的人身安全，在這一刻，尤其是院舍服務停頓期間，是可以考慮的，照抄平安鐘那一套便可以，為何不考慮呢？

代理主席，現時全港有超過數十萬名不同類型的照顧者，每天默默地承受着非常沉重的壓力，無論是身體上或精神上均感到非常疲乏無力，相信當中不少照顧者更深感無助，情緒非常不穩，以致精神健康變差，瀕臨"爆煲"邊緣。在疫情下，照顧者面對的壓力和困擾，比過往更大及更嚴重，他們極度需要政府和社會的支持和鼓勵。所以，我在此感謝梁志祥議員提出"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議案，再次喚起社會對照顧者的關注；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夠喚醒政府以積極態度正視這些問題，在政策層面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減輕他們的壓力，同時建立一個更有愛及有更多關懷的關愛社會。代理主席，近年香港發生多宗懷疑因照顧者壓力"爆煲"而引致的家庭慘劇，包括去年9月初葵涌邨一名母親涉嫌勒死其智障兒子，相信與智障兒將滿21歲而須離開院舍回家居住、母親在照顧上感到巨大壓力有關。今年4月北角發生兩老倫常命案，一名行動不便、身體漸差的老伯伯要獨力照顧患柏金遜症多年的老伴。有一天，老伯伯選擇在家中上吊，而他的太太被發現時亦已不省人事，最後兩人終告不治。這些悲劇實在令人非常難過，"一宗也嫌多"，但同時亦揭示政府過去對照顧者的支援是否嚴重不足，以致有這些情況發生呢？照顧者友善政策是否欠完善？制度是否存在漏洞？甚至個別部門是否亦有失職之嫌呢？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香港有超過20萬名"同住照顧者"，而照顧者一般是指需要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殘疾人士、長者及長期病患人士的人，大多數為被照顧者的親屬/家人。在"同住照顧者"中，有近六成人每周照顧時數超過40小時，有一成人每周照顧時數更高達100小時。照顧者和被照顧者其實都需要被關顧。代理主席，照顧者在家居照顧方面可能面對不少困難，我認為可以利用科技幫忙，雖然科技未能完全解決所有問題，但最少也可提供一定程度的協助。早前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展示了多項科技，以協助進行各項遠程服務，讓服務使用者安在家中仍能與家人、治療師、輔導人員等保持聯繫，達致居家安老及家居復康的目標。除此以外，這些樂齡科技除了能幫助這些長者和照顧者，亦可協助安老及殘疾院舍員工，提高他們的工作效率及減低勞損機會。有研究指出，香港的照顧者政策有三大問題，包括公營服務名額不足、服務安排難以配合家庭需要，以及市場上提供的服務收費高昂。我希望梁志祥議員的議案能得到大家的支持，獲得通過；他提出的建議非常豐富和全面，希望政府能殷切考慮。此外，政府過往以家庭照顧模式制訂政策已不合時宜，因為家庭照顧模式建基於傳統家庭觀念，包括"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照顧家庭被認為是女性的天職，令婦女一直成為家中的主要照顧者，令她們的需要往往被忽視，甚至出現不平等情況。政府在制訂照顧者政策時有否考慮這些因素呢？我希望政府能夠做主導，連繫社會上不同持份者，在照顧層面上共同承擔責任，加大力度，為照顧者提供一個有更多關心、支援和鼓勵的社會。

代理主席，政府一直較少對殘疾、智障及部分體弱長者的照顧者提供直接和有效的支援，我們不時看到新聞報道指有照顧者因為長期身心疲累而壓力"爆煲"，結果造成慘劇。今天我很多謝梁志祥議員提出這項議案，希望政府能夠認真聆聽議員的意見，為照顧者提供支援。我今天想特別談談居家安老的問題，這個問題與照顧者及受照顧者息息相關。長者居家安老是政府的長遠策略，要成功落實這個政策，正是要為照顧長者的人士，包括其丈夫、妻子、子女等提供全面及充足的支援。如果這些服務到位，對長者及照顧者都是一件大好事。在現實生活中，除非長者已經嚴重缺乏自理能力，否則他們大多數也希望能夠在家安老，與家人繼續一起生活，生活質素也一定較好，因為很多長者未必適應院舍生活，而且院舍服務十分參差。不過，如果體弱的長者居家安老就需要有人照顧，即是今天討論的照顧者。如果支援服務名額不足，長者及照顧者均要輪候很長時間，照顧者要承擔的壓力非常大。眾所周知，香港人口老化，長者佔人口比例會由現時的18%增加至2039年的33%，照顧長者將會成為社會的重大問題。事實上，特首在2017年施政報告中指出，政府的政策應以家居及社區照顧為重點，院舍作為輔助。不過，居家安老服務的發展很緩慢，甚至比不上院舍發展。目前政府提供的安老院舍宿位，每月成本由16,000元至26,000元不等，平均約為18,000元；至於居家安老服務，即之前所說社會福利署提供的服務，每月成本由約3,000多元至11,000元不等，平均成本約為5,000多元；換言之，1個宿位的成本足以支付3項居家安老服務。將來人口急速老化，從資源的角度來看，居家安老服務應該更適合香港社會，所以政府不但要推動居家安老政策，而且要優化各項服務，就可以持續發展居家安老。事實上，一般中產家庭的長者除非身體很差，要長時間接受護理，否則大多數會聘請外傭或由家人照顧，不會選擇入住院舍。目前資助院舍宿位的成本高達18,000元，政府可否考慮資助輪候入住院舍的長者聘請外傭，或為家庭照顧者提供津貼呢？最大的考慮當然是財政負擔，所以要深入研究，但我相信為照顧者提供津貼，一定可以減低興建安老院舍的壓力，這是善用資源，如果做得好，一定可以令長者的退休生活更優質。

主席，我首先感謝梁志祥議員提出這項題為"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議案。

便是照顧別人的人。

照顧者需要照顧甚麼人呢？

我相信這3類人士是最主要需要照顧者照顧的人。如果政府能夠幫輕一下甚至替他們照顧他們需照顧的人，那麼照顧者便沒有問題。

在輕度殘疾或智障人士方面，我知道局長一直在想方法讓他們在香港繼續作出貢獻，例如為他們安排簡單的工作，讓他們可以照顧自己，培養自我價值，我認為這方向是對的。

如何安排資源，便由局長處理。

我相信，這才能真正幫助照顧者，紓解他們的憂慮。

主席，我發言支持梁志祥議員的議案，亦感謝他提出"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議案，讓立法會及在座官員可以反思香港在支援照顧者方面如何能做得更好。

我希望本屆政府能夠急市民所急，盡快推出報告。

在2020年6月，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200億元讓政府購置物業。

由2020年6月至今已過了一段不短的時間，稍後局長會否交代究竟該200億元已花了多少呢？主席，我完全同意梁志祥議員議案內的11點建議。要落實政策倡議，必須先了解問題所在。剛才有多位同事提述2021年4月在北角發生的"以老護老"倫常慘劇，以及在2020年9月，一名母親疑不堪照顧壓力而將21歲智障兒子勒斃。

我曾翻閱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去年11月發表的一份資料，當中指出按2016年進行的中期人口統計數字，長者人口數目有116萬人，其中七成四長者與配偶或子女同住，由家人照顧的殘疾人士則有14萬人。

主席，梁志祥議員提出的議案涉及支援照顧者，是非常重要且有迫切需要處理的議題，但一直被社會忽略。事實上，當公共政策中對需受照顧的長者、兒童、病患或殘疾人士的資源投入未能回應社會的需求，照顧者的負擔和壓力就自然百上加斤。根據立法會秘書處的資料研究，2014-2015年度至2018-2019年度期間，輪候入住資助安老院舍及殘疾人士院舍的人數增加29%，反映了他們的照顧需求與日俱增，而在長達數年的輪候期間，照顧他們的重擔便落在他們的家人身上。根據資料顯示，在2016年，需受照顧的長者有74%與家人同住，而在2015年，殘疾人士有70%由家人照顧；預計2046年，每3位港人中便有1位為65歲長者，在人口老化的趨勢下，照顧者自然更需要政府的積極支援。時間所限，對議案提出的措施，我只會回應一部分。從根本而言，增加院舍和宿位服務自然是重中之重，但眾所周知，現時香港土地短缺，覓地需時，增加院舍和宿位是持續長期的政策目標，短期內相信不可能有太大改善。議案除了提到長期院舍服務，亦有提到增加緊急宿位，讓有需要人士能於短時間內獲得暫託安排，讓照顧者可以稍作休息或應付緊急事務，這也是可取的建議。至於針對照顧者的支援，優化現行關愛基金下各項照顧者津貼計劃，例如調低申請門檻、增加津貼額，以及新增交通津貼，均可緩解照顧者的燃眉之急。但是，各項計劃的名額及津貼都太少，護老者試驗計劃名額只增加8,000個，3期殘疾人士照顧者試驗計劃共提供3,500個名額，津貼金額每月只有2,400元，連杯水車薪也談不上。對照顧者而言，更需要的是政府盡快設立一個恆久且長遠的照顧者支援制度。此外，居家安老政策的推行如果能夠取得成效，亦必然會增加對照顧者的需求。目前社會福利署向私營護理安老院購買宿位，政府付出的每月宿費超過1萬元。計劃將來，適度提高照顧者津貼，亦可作為一種誘因，吸引符合條件的家庭選擇居家安老，緩解對院舍宿位的需求。此外，為照顧者提供訓練和輔導服務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相信大家都記得，早前一名照顧者在家中勒斃其中度智障兒子的悲劇。全面的照顧者政策，應該涵蓋針對不同情況和處境的基礎照顧技巧訓練，亦應該向照顧者提供心理教育的支援服務，以調適和重整自己的情緒，才能繼續好好地照顧家人。除此以外，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更廣泛地應用樂齡科技亦應該可減少照顧者工作負擔，政府應該加強支持本地樂齡科技的發展和應用普及。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了加強對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的支援，亦提到勞工及福利局正為相關計劃進行深入研究，與今天議案的內容和方向一致。在人口老化的趨勢下，不但需要照顧的人口增加，照顧者老齡化的趨勢也明顯，"以老護老"甚至"以殘護老"雖然令人不忍，但也漸漸變得普遍。政府必須盡早擬定全面的照顧者政策，及早落實，讓老有所依，也讓照顧者有其所依。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梁志祥議員提出的議案。

主席，再次多謝梁志祥議員提出有關議案辯論，亦感謝另外14位議員發表有關照顧者政策各方面的意見。我在此就各位提出的意見作一些簡短的回應。正如很多議員均指出，現時不論殘疾人士的照顧、長者的照顧而言，實際上重點皆以"家居/社區照顧服務為主，院舍照顧服務為輔"。不過當然，當很多照顧者在能力上面對困難，亦期望他所照顧的人可得到院舍照顧服務。今天，安老院舍服務輪候時間長，殘疾人士院舍輪候時間更加長，所以過往數年，現屆政府從多方面努力爭取土地、人力等各方面資源，希望可以盡量能夠爭取這些服務——特別是院舍照顧服務——得以能夠落成，令輪候時間可以縮短，減輕照顧者多方面的壓力。所以大家也知道，政府上星期五在財務委員會會議希望得到大家支持，亦很感謝大家支持批款注資獎券基金，因為過往幾年，我們因要急起直追興建很多有關設施，該開支增加的速度相當快。正如上星期五有議員提出，實在我們長遠也要思考如何解決獎券基金收入和支出可能不平衡的情況。當然，要尋求解決方法，便需要時間思考方法處理，但無論如何，我們仍然繼續盡量爭取時間，不論是實質興建或做詳細設計，又或是初步、較詳細的可行性研究，這些工作仍需推展。有議員也提到，興建這些設施在香港受土地資源，甚至是人力資源的限制，並提到在粵港澳大灣區這方面的工作，這與政府特別就大灣區發展的想法是一致。

日後，我們希望能夠與大灣區各城市合作，鼓勵香港不論是私營或非政府機構，如能興建一些符合我們要求的安老院，我們會繼續考慮在適切的院舍購買服務予香港的長者，當然亦包括現時可能已居於大灣區的長者，讓他們未來有多一個選擇，這些工作我們會繼續努力。

議員提到是否應該在全港18區成立一些專責照顧者支援或培訓服務的中心。大家可以想象，如只有18間中心，而全香港可能有10多萬名需要別人經常照顧的長者，連同其家人，實際上其壓力會更加大。反之，現時我們全港有211間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自從在2003年重組這些有關服務後，照顧者的支援和培訓已成為其工作的一部分。也可以說，在過往10多年，我們不斷增加資源，希望這些地區服務單位，包括剛才提到的211間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92支家居照顧服務隊、90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等，提供照顧者的支援和培訓，我們覺得這更為廣泛，而且過往提供的資源也不少。反而現時我們從檢視照顧者政策而言，是如何有效整合及優化這些過往已投放在家居/社區照顧支援服務的資源，以令服務使用者包括其照顧者得到更加有效的支援及其所需要的培訓。大家要明白，要訓練一些照顧者，本身也面對一個挑戰，因為當他們接受培訓時，可能需要有人看管需要其照顧的殘疾人士或長者。

不過，這只是試驗計劃，我們希望長遠檢視如何有效提供這服務。很多議員皆提到，現時透過關愛基金為一些不論是長者或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津貼，這類津貼亦是今次我們檢視整個照顧者政策其中一個要看看如何處理的問題。

至於日後如何提供一些收入上的支援，如需考慮恆常化，便會有不同的想法。這有待顧問研究，以及通過過往一年多以來聽取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後，總結經驗，然後檢視如何做。稍後當工作完成後，我們希望向立法會作詳細交代。主席，我相信從政府而言，如何提供支援予照顧者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長者人數、殘疾人士人數都相當多，所以，一定要如剛才容海恩議員所說，除家人外，還不斷需要社區、鄰舍、政府和社會各界齊心，才能有效提供適當的支援。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實在現時我們沒有一個很好、完整的實際數字，不過我們相信今天已有超過10多萬名長者患有認知障礙症。我通常也會談到一個數字，即在三四十年後，走在街上，每20人中便有1個可能患有認知障礙症。所以，要提供這支援，一定不是純粹由政府或家庭，而是整個社區大家都要齊心做，這工作才能做好。